我想問司長，要多少人死亡、多少人被警察打、多少人被拘捕、施放多少萬枚催淚彈後，政府才肯收手，回應"五大訴求"？

主席，我的質詢很清楚，首先，我沒有資格美化暴力，是李家超及每天4時舉行的記者會美化......

我問得很清楚，我心平氣和地問他，要死多少人、要拘捕多少人、要再施放多少枚催淚彈，政府才懂得回頭是岸，回應五大訴求，特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主席，《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四條清楚訂明特區政府要依法保障居民及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第六條指出政府要保護私有財產權；《基本法》第二章第十四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但在過去5個月，很多市民在周末、周日，而近數天更是每天只能留在家中，不可以外出購物，不可以外出吃飯。有朋友告訴我，早前在尖沙咀文化中心觀看舞蹈表演時，表演也要中途腰斬。奉公守法的市民居然因為其他人追求他們心目中的自由，而失去《基本法》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在保護私人財產方面，更加令人沮喪。基本上每逢周六、周日，而近數天更是每天，都在不同地區、商場或街鋪，發生一模一樣的劇目，針對的對象包括某些集團旗下的食肆、一些零售或中資背景的商鋪。

司長回應時提到的是一些已經推行的措施，李家超局長昨天說的是警方會推出的3項緊急措施，這代表又是警方負責。請問政府其他部門有何緊急措施，令市民的生活自由和財產得到保障？

多謝陳振英議員提出質詢。在社會發生暴力衝突事件的同時，很多正常的商貿活動，以至日常生活均受到極大影響。這不單是金錢或營商的問題，而是香港社會確實需要這些活動，包括市民要外出為日常生活購買日用品；我們也要上班等。所以，在政府內處理經貿或經濟政策的同事，亦會與保安局或其他前線同事一起工作。這項工作是困難的，因為如有商鋪被暴徒肆意破壞，我們真的有賴警方執法，亦要與商界人士討論因此而產生的直接或間接影響。直接的影響可能是店鋪受到破壞後，有些須依靠保險，有些則依靠加強防禦措施；亦有部門之間的協調和溝通，以找出如何做好善後工作。然而，間接的影響往往較直接的影響為大，因為當不是單單一間店鋪受破壞，而是很多店鋪在原因不明，沒有合理辯解，亦難以全面防範的情況下受到別人全面攻擊時，其實其他人亦會人心惶惶，光顧這些店鋪或商場的市民也會受到同樣威脅。因此，這方面亦出現了另一個很大的間接影響，就是我們見到所有經濟數字均下跌，而且跌幅甚大。

此外，很合理地，無論是這個城市裏的大公司、本地人，或外國人來港時，都需要感受到香港這個城市是安全和合理的，而這是我們面對的最大困難。就此，我們仍然會每天下工夫，例如外地的駐港機構若有任何疑問，我和同事會與該等機構會晤、討論及作出解釋，但我們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外面確實有暴力事件發生，警方正疲於奔命。我們亦要應對其他傳媒，他們或許未能獲取正確的資料，或者他們可能只看到部分情況，又或本身有立場，因而可能作出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的負面報道，我們亦要應對這些情況。

我剛才說攻入校園，而不是說攻擊校園。

剛才局長說大學是兵工廠及恐怖主義基地，這是極為嚴重的指控。

局長，請繼續作答。

這些暴亂的確令民憤達到極點。如果泛民的同事仍然不割席，我相信他們正在損害香港人的利益，而這個根本的利益是市民能安全上學、上班，但政府卻未能為我們提供這方面的保障。張司長說要向暴力說不。張司長是否知道市民在街上說這樣的話會被人放火燒、被打至頭破血流？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警務人員被起底，家人被危害。

請各位議員停止在席上叫喊。

主席，自從"送中條例"推出後，引起極大民憤，政府說要"止暴制亂"，他們曾經推出紓困措施、大灑金錢，又說要建立溝通平台，以對話來解決問題。他們現在又說——是不斷地說——依法制亂，其實是縱容警隊、濫用權力、進行濫打濫捕，但很可惜，最後悉數未能達到效果，情況更是越來越差。

他誤解了我的質詢，我不是揣測未來的措施，我要他承諾不會進行......

我要他承諾不會實施宵禁或戒嚴，以及不會讓解放軍進駐香港執法，但他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此外，我是叫他公開表明，警隊如有違法和違規，他會嚴懲追究，不會容許警隊有恃無恐，無後顧之憂地濫打和濫捕。

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前天會見特首林鄭月娥時，敦促香港要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合作止暴制亂，我認為這是十分必要的。但近5個月來，我看到整個政府似乎只有警察單打獨鬥，止暴制亂，其他部門均袖手旁觀，甚至有公務員參與暴力衝擊，出政府的糧，倒政府的米，令人失望。因此，我想問當局，過去5個月，政府各個局之間有沒有通力合作，做好止暴制亂的工作？將來政府打算如何加強合作，齊心合力，止暴制亂，而不是讓警察單打獨鬥？

主席，香港政府經常說你不出街，你不搞事，你便會安全。可是，沙田好運中心5樓的住客吃晚飯時，聽到街外傳來對罵聲。他擔心再有催淚彈橫飛，拉開窗簾看看街上情況，結果警察向他照射強光，之後更向他發射催淚彈。催淚彈打破玻璃窗，更射進屋內，幸好住戶夫婦沒有站在窗前，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香港人是否喪失了免於警暴的自由，坐在家中也要挨催淚彈？香港還有哪處是安全的？

我不理他們昨晚是"吃糖水"還是"吹水"，我的質詢很清楚，司長他會否統領所有部門推出全城止暴大行動？

主席，我覺得司長、特首和政府官員現在還未感受到香港人的失望、憤怒和無助。這場暴亂至今已持續近半年，我認為情況一點也沒有改善，暴力事件更是越演越烈。

我和香港市民看到的是，道路每天被堵，警民衝突每天繼續，市民隨便被"私了"，不喜歡的商戶一再被破壞，汽油彈燒得火紅紅，催淚彈弄至煙霧彌漫，這些已經成為日常武器，政見不同會被燒。

司長，止暴制亂不止口號，需要有措施落實。

請問司長，跨部門工作組是否把"止暴制亂"作為18萬公務員最優先、最首要的工作？另外，司長，你可否透過電視直播向香港市民說明，你們還有甚麼辦法做好跨部門協作，從而提升效率？

我問張建宗是否找不到人頂替李家超，以及問李家超會否下台？

或是我簡單問一句：警隊有否問題？

主席，我說的是我昨晚從直播片段看到有警員自己撞向鐵閘，所以我要問一個問題：究竟局方有否了解警隊內部有否大規模濫藥？

司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他們在昨晚舉行的會議上究竟有否討論取消區議會選舉及宵禁？

主席，司長誤會了我的說話，增加人手是正確的，但我不是要求司長清理路障，我是希望司長牽頭推動整個政府、整個香港一起止暴。其中一個體現方式其實十分簡單，就是下午4時的記者會，不要只是警察出席，其他部門可否一起出席呢？

主席，我希望立法會的議員同事一起反暴力。主席，葉建源議員提出的急切質詢問到，除了繼續由警方執法外，政府有否制訂平息民憤的緊急措施，以免局勢進一步惡化。現時鐵路、道路、商鋪均受到嚴重破壞，市民要安全地上班、上學也有困難，市民更擔心局勢會進一步惡化，害怕有人會破壞供電和供水系統，進一步影響生活。我想問政府有何應對措施？

今天這項急切質詢是關於平息民憤，今天的民憤其實與修訂《逃犯條例》已經完全無關。今天的民憤是市民被滅聲，今天的民憤是市民被"三罷"。暴徒最近的行為可說是完全失控，暴力程度猶如外國的恐怖分子。他們縱火的行為，由當初燒雜物，到今天我們看到的燒車燒通頂，鋪頭烈燄沖天，波及樓上居民。他們打人，由當初的"拳頭交"，然後用雨傘、"士巴拿"，到今天用火水企圖燒死人。有責任，因為議會中有議員姑息這些暴徒，不割席，拉警方後腿，吹噓讚揚這些暴徒為義士，說殺人放火是義士的行為，攬着香港人一起沉到水底是壯舉。所以司長，你不用期望這些議員回頭是岸，協助香港人一起保衞國家。

鄭松泰議員剛才問局長警隊有沒有集體濫藥？局長很清楚地否認。我想追問局長，過去以你們所見，暴徒有沒有出現集體濫藥的情況？我的問題並不是憑空捏造，據我所知，在過去這段時間，一些威嚇選舉候選人的被捕人士有吸食大麻，局長可否回答我們？

很多市民，即使是支持建制派的市民，對政府的評價只有一個，就是表現差。就是遲鈍、反應慢，以及無觸覺。緊急法也好，特務警察也好，又或很多紓困措施、溝通機制也好，很多時候是很多人提出多時，然後要兩三個月後才實施。

現時有人要摧毀我們的"一國兩制"，主席，這是捍衞香港的戰爭。

有甚麼好消息向我們公布？

主席，5個月來的暴亂發展至最近數天，已經恐怖到那些汽油彈不單是擲向警署，更是在街上隨處投擲，擲向有學童乘坐的校巴，這樣隨時會"死人"的。現時發展到的程度是燒車、燒巴士，昨晚連法院也被燒；"私了"到用火去燒別人，現時已經達到一個幾乎叛亂的狀態。特區政府有否真的下決心在所有部門中作出協調，不應只有一支警隊在前線單打獨鬥，不應只有他們孤軍作戰，而是應該協調所有部門的工作？主席，我的質詢是，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現時有這麼多在網上不斷發表煽動仇恨、鼓吹暴亂、殺警等言論，這些普通法下的罪行本來是可以執法的，但是否有做呢？

這是參考英國的做法，希望能夠收真正的阻嚇作用。面對這種叛亂狀態，我希望政府能夠告訴市民，在應對幾乎屬叛亂的情況時，政府是不會被暴徒打倒的。現在市民擔心政府無法保護市民，在應對叛亂上，政府一定要有決心告訴市民，政府是不會被暴徒打倒的。這對市民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司長在回答時告訴我們，特區政府是否有決心、是否有信心告訴市民政府能夠保護市民？

如果有一位旅客，無論因為甚麼緣故而受到傷害，我們之前做了多少工夫亦可能會白費。不過，我相信這與他是否遊客無關，每個香港人或來港的人士都應該受到法律保障。因此，我和應保安局局長剛才所說，政府一定會竭盡所能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然而，確實如姚議員所提及，在過去一段時間裏，很多使領館或外國商會都會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討論此事，反映他們的憂慮。目前仍然有40個國家就香港的情況，向國民發出旅遊提示，其中有數個國家發出了程度較為嚴重的旅遊警示，而日本是其中之一，他們比較關心這方面。

最終來說，我相信沒有人希望任何人——無論是香港人或旅客——會受到這些攻擊。

主席，司長昨天提到政府沒有進行民意調查，故不知道現在最大的民憤是甚麼。

主席，其實很簡單，市民知道沒有可能用鎮壓解決民憤。有暴政便有人抗暴，這是讀中國數千年歷史便知道的事。現在北京夾住你們，想用暴力把問題越搞越亂，所謂"大亂有大治"，不知道你們是否有這種心態，反而現在美國華盛頓有了切入點，我剛剛收到消息，參議院......

正是因為北京不願面對這個政治問題，反而要美國出手。我的急切質詢是，司長、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何時才肯面對現實，用政治方法答應香港人的政治訴求，而不是用暴力鎮壓來解決人民？

很簡單而已，我的急切質詢是連美國參議院也出手，這是一個政治切入點，北京何時才會醒覺，用政治切入點答應香港人的政治訴求？

主席，我想問張建宗司長及李家超局長，過去5個月的"反送中運動"有100萬、200萬"和理非"上街，政府不聆聽，漠視民意，躲在警暴背後，毆打議員、毆打記者、毆打社工，縱容黑幫，煽動"市民鬥市民"。用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子彈與市民對話，警察現在用真槍實彈來射擊香港的年青人，並進入每間大學、餐廳、巴士、商場、屋苑和教堂圍捕年青人。主席，我手上拿着的圖片是由一位網民製作的，顯示2019年的香港便好像1989年的北京般，屠城已經開始，只是慢慢逐步地進行。現在正當我發言的時候，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上空已經有解放軍的直升機在盤旋。我想問司長、局長是否真的相信，政府本來訂立一項惡法，在撤回後，還要多訂立《禁止蒙面規例》這惡法來激化民憤，現在甚至考慮要"網禁"，繼續縱容警察濫捕、濫打市民，他們是否真的相信政府現在做的工作可以令香港人噤聲？

他們真的相信政府現時止暴制亂的工作可以令香港人屈服？

如果你指控司長"講大話"，我請你收回這句話。

范國威議員，請停止發言。范國威議員，請停止發言。《議事規則》並不容許作出有關指控，如果你不收回這項指控，我會視之為行為極不檢點。
主席，你有否聽清楚我的發言？

司長剛才指警方依法執法，對嗎？我的指控就是警方並非依法執法。

有交通警員在葵涌駕駛電單車撞向市民，而他現在......
你剛才指控司長"講大話"。你不可違反《議事規則》，請收回這項指控。

議員可使用其他措辭來表達，但直接指控司長"講大話"，則已違反《議事規則》。

司長，你有否補充？

香港現時的環境由很多因素造成，而我相信最重要的因素其實就是謠言和假新聞。

要解決當前問題，就要知道如何解結，而這些結是由眾多不同故事組成的。

我們需要的是將所有這些故事，全部清楚告訴香港市民，說明並不是事實，令他們的憤怒消除，這樣才解決得到。網上不斷有謠言和假故事流傳，司長會如何制止呢？

然而，我們現時所說的"legitimacy"，並不是指所謂的合法性，而是這個政權的認受性、是來自人民的認受性極低。

就是特區政府認受性低、管治效能低、政府和......我快要提問的了......政府和警隊公信力低、官員民望低，政府如何繼續管治？政府靠子彈、橡皮彈、催淚彈、水炮車是無法止息這場暴亂的。

主席，我剛才問司長會否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他指有關工作會由監警會負責，並提及國際專家小組的意見，但我懷疑司長並未讀畢該小組發表的......

主席，我的黨友邵家輝議員剛才也指出，當前社會動盪的成因有很多，《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只是導火線而已，我相信政府已收到不少分析及意見，希望政府團隊能盡快制訂一些方案，以回應社會訴求。

我所代表的交通運輸業界靠道路暢通生存，他們現時無法上班亦無法工作，司機越來越少，遇上堵路下車幫忙清理路障，豈料卻遭"私了"。我的業界要求我問政府，有甚麼方法最低限度保持道路暢通，讓他們不致"沒飯吃"？

第二，我們想阻止他們，要回家了，他們又堵塞道路，令我們做不到，所以很多市民都很氣憤，但政府卻無法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讓這些市民宣泄，故此社會上，甚至電視上、傳媒上的畫面可能相對地顯示，民意是一面倒，市民一直支持警察，原因為何？因為他們認為香港警察是他們最後一道屏障，我站在警察後面，如果他們攻破了警察，沉默的市民、善良的市民、真正的香港人便會受到其他衝擊，香港便會完蛋。原因是他們看不到政府抗暴，他們看到的是警察抗暴，所以特區政府在背後所做的一連串工作，之前出現的一些插曲，可能是街上的文宣，指政府無所作為，又或是中國銀行以木板圍封後被地政總署要求拆除，這些現象均令市民覺得並非整個政府在抗暴。因此，政府現時的總綱應該是由警察抗暴，推動至整個政府、全體公務員抗暴，最終可發動全民抗暴。

現在是由政府抗暴，提升至全民抗暴，要搭建一些平台讓我們參與，現在我們連集中市民去清理街道，亦害怕被人"起底"和"私了"。希望特區政府就我剛才所提出的意見，即是由警察抗暴推動至整個政府抗暴，在這個過程中，他可以做甚麼？

如果政府會做的只是仍然流於口號式，那並非我在質詢中主要想問的，政府現時連止暴委員會，以及串連各部門的跨部門小組都沒有做到，如何能令市民放心呢？

總的來說，便是不願意割席。對於過去一段時間，政府止暴制亂的表現，我想用失望來代替憤怒。其實，我的感覺是兩樣俱有。基本上，表現出來是越制越亂，我當然希望政府能夠採取有效的......

我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在過去數月，我們從一些畫面上看到有很多外國人的身影，出現在這些暴亂場面、幕後及各種場景中。我想問政府，究竟對這些外國人參與這場暴亂的情況掌握了多少？採取了甚麼措施，就這些外國人的行為作出有效的對應呢？有多少人被拘捕、控訴或驅逐出境呢？

主席，特區政府左一句暴徒，右一句譴責，額頭永遠刻上"止暴制亂"幾個字，其實官員是否知道在5個月前，即這種運動之前，年青人或中老年人都無懼子彈、催淚彈站出來抗爭之前，其實有很大部分香港年青人不介意返回內地，不介意周末到深圳玩樂，不介意喝喜茶，不介意看內地劇集，他們對於社會或內地文化完全沒有抗拒。只不過經歷了5個月，現在發生甚麼事，大家完全知道了。

現時大家的恐懼比對"六四"的恐懼更甚，因為這是發生在面前的生活當中，即使不上前線，在家中也可能受催淚彈波及。特區政府有沒有意識到現時——即使不是全部——有部分前線警員根本不受控制，特區政府呼籲香港人與其他人割席之前，是否願意先與前線失控的警員割席呢？

主席，我是問面對現時——即使不是全部，我說的是局部——小部分失控的警員，當局是否完全沒有任何整治的打算？

主席，對於這項急切質詢，我感到高興，這項質詢可以讓我們看看目前的情況。我認為這不僅是近5天的問題，由6月至今，有超過700多場的示威活動，其後大部分演變為暴力事件，而暴力罪行亦不斷升級，我在此首先感謝警隊給予我很大的支持，我亦在本月8日從鬼門關逃出生天，對此我很感恩。我們亦有很高質素、高效率的警隊，不單為香港社會、居民、市民的安全作出無私奉獻，今天仍要面對其他無謂指責。我認為這些民主派——他們自稱為民主派——由當初至今仍未與暴力割席......

在市民說得很清楚的"五大訴求"中，這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訴求。一天不處理警暴，不追究違法的警員，除了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之外，主席，我覺得要回應社會訴求，這是最重要的。他們會否公開對社會作出承諾，現在對警察說，如果證實任何警務人員違反法律或警例，政府會依法懲處，追究到底，嚴懲這些違法的警員？

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說會很努力，但如何真的可以解決這問題？

主席，香港社會動亂已持續5個月，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不斷升級，暴徒採取的暴力手段更見激烈、兇殘，他們使用各種武器，包括磚頭、汽油彈、鐵槌及利刃等，攻擊警察和不同政見的人士，甚至是途人。暴徒四處破壞，搗毀港鐵站、店鋪、商場及公共設施，又四處縱火、濫用私刑，近日更直接危害汽車、列車，以及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主席，升斗市民最大的民憤是連上班、上學及正常生活均受到威脅，以致生命財產失去保障。香港經濟民生受到重創，市民生計嚴重受影響，而且暴力已明顯走進校園，荼毒下一代，令市民更加擔心。主席，反對派為了撈取政治本錢，對這些暴行不譴責、不割席，反而完全諉過於政府及警方，這些反對派根本擔當了煽暴的角色，他們倒果為因，顛倒是非，黑白不分，行為十分可耻......

主席，近幾個月以來，網上有不少教唆暴力的文宣，內容涉及欺凌、煽動他人參與傷害警察和持不同意見的市民，甚至是教導如何製造汽油彈和炸彈、割頸、破壞鐵路等恐怖行為，凡此種種更已演變成真實罪案。近日，擲汽油彈更是無日無之，對鐵路的破壞亦越來越嚴重。請問政府當局會否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盡快制止這類網上煽動暴力的行為，並將違法者繩之於法呢？

局長沒有回答我，如何切實有效地制止網上的煽動，似乎感覺不到相關迫切性。主席，我今早收到有人教人如何砌磚堵路，而在九龍塘正正砌了一幅磚牆，所以這個答案絕對未能針對問題。

主席，說了290多分鐘，會議廳內全部官員仍未知道問題何在、錯在哪裏。他們在這裏說了接近300分鐘，上水正有人斬人、市民打市民。5個月以來，他們做的每項措施，幾乎都令矛盾加深、令情況更失控。

她自己是否知悉這一點？

我們只有一個很簡單的要求，如果她離開，我們最少會有一個喘息的機會，不是......

司長會不會這樣做呢？

司長完全未有回答我們的司法部門律政司有何方法加快處理被捕個案及在保釋方面有何措施，嚴格防止出現"旋轉門"的情況，即被捕人士獲保釋後繼續上街生事......

主席，過去5個多月非常漫長，我們看到社會撕裂，人命傷亡，實在感到非常痛心和難過。我相信香港社會最大的願望，不論是甚麼陣營或政見，都想重過正常生活。然而，本星期的情況更趨惡劣，新界交通完全癱瘓，市民要自救清除路障，人民鬥人民。

司長，我相信很多同事，包括全港市民，只簡單地想要一個答覆，就是政府除了譴責外，究竟還有甚麼方法止暴制亂，讓市民重過正常生活，帶領市民向這個方向前進。如果政府未能辦到，未能給市民答覆，是否應該問責，找一位有承擔的人來做，讓市民可以重過正常生活？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動議休會待續的議案，議案的措辭如下：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本周一開始香港各區出現嚴重暴力示威活動，直至現時亂局仍未平息，香港的治安極不穩定，人心惶惶，政府對平息亂局、維持治安及保護市民的即時應對措施。主席，如你容許，我想花一兩分鐘解釋這項議案。主席，大家也看到自星期一起，香港廣泛地區出現嚴重的暴力示威活動，示威者堵塞多條主要幹道，破壞道路設施，鐵路運輸系統亦受到嚴重破壞，香港整個陸路運輸交通基本上近乎癱瘓。

這個亂局至今尚未見平息跡象，社會秩序依然未回復，治安極不穩定，市民的生活受到嚴重阻礙，生命亦受到威脅，人心極度虛怯。香港正面臨即時危機，如果本會不能在此時作出討論，今天和明天也不會有合適場合讓政府作出回應。

主席，我也是因應過去數月，甚至乎最近數天的暴亂浪潮，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162條，以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為理由，在今天立法會大會上提出此項休會待續議案，措辭如下：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因應過去數月，甚至乎近數天的暴力衝突事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如何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止暴制亂方針，指揮及協調政府各部門與社會各界人士及組織，攜手合作治理當前的暴力衝突情況。"容許我用1分鐘簡單地解釋這項議案背後的概念。我認為上述辯論有利於本會就過去數天的暴力事件進行深入討論，以及探討特區政府如何止暴制亂。同時亦向特區政府建議，根據香港法例第241章《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研究成立緊急止暴制亂中央統籌委員會，統籌相關止暴制亂的工作。我們一直以來聽到政府，尤其是司長在過去5小時回答質詢時表示有信心和有能力止暴制亂，不但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重要，與社會各階層的合作亦非常重要。在這方面，我們只聽到政府呼籲公眾人士作出譴責，但卻沒有具體措施如何發動民間力量。

主席，因應現時的社會形勢，我希望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動議休會待續議案，措辭如下："鑒於社會出現嚴重動亂，昨日至今已有多名市民因衝突受襲而死亡，生命危殆。多間大學因警方武力進攻大學而停課，師生憂心校園成為戰場。有手持鐵通及攻擊性武器的人於荃灣、上水等地方襲擊示威者。

各位議員，剛才陳克勤議員、何君堯議員及區諾軒議員分別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要求在今次會議動議休會待續議案，3項議案的措辭已放在各位議員的桌上。三位議員要求本會即時討論的事宜均受公眾關注。一直以來，議員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的措辭必須中立。經詳細考慮，我認為3位議員所提的議案中，只有陳克勤議員的議案措辭符合有關規定，亦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因此我決定批准陳克勤議員的議案，而不批准何君堯議員及區諾軒議員的議案。事實上，該兩位議員議案所提述的事宜都可以在本會辯論陳克勤議員的議案時提出。在我請陳克勤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動議休會待續議案前，我想指出，雖然該條並無要求官員必須出席辯論發言答辯，但我已聯絡政府當局，當局向我表示，保安局副局長會出席這項辯論，聆聽及回應議員的意見。我提醒議員，每位議員在這項辯論中，只可發言一次，限時15分鐘，但由於今天時間有限，我希望議員盡量精簡，讓更多議員有機會發言。

我同意石禮謙議員的意見，由於這項議案辯論的問題實在非常迫切，而且廣受公眾關注，加上涉及的部門廣泛，我請主席再次聯絡司長，邀請他們務必出席辯論，聆聽議員的意見。我們等了很久才可以提出一項休會待續議案，而這項辯論又受廣大市民期待，試問副局長一人如何可以代表整個政府呢？亦正因如此，現時政府止暴制亂的工作尚未做好。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動議休會待續議案，議案措辭已透過秘書送交各位同事，我亦感謝主席按《議事規則》批准動議這項議案。事實上，根據第162條緊急提出休會待續議案，今次並非首次，議會之前也曾多次如此處理，不過，我認為今次的情況確實是非常緊急，因為"止暴制亂"這4個字，由夏天提出一直談到現在行將入冬，不單仍未做到，情況更越來越差、越演越烈。政府止暴制亂的工作，可說是越止越亂。暴徒由最初的堵路、擲磚、暴力"私了"，到現在燒車、縱火、破壞鐵路，市民已經忍無可忍，亦感到特區政府似乎甚麼也做不到。市民深感憂慮，甚至連最基本的安全問題也缺乏保障。如果特區政府連最基本的保障市民安全的工作也做得不好，香港市民如何會認同特區政府有能力管治這個地區呢？這兩天我們從媒體上看到很多暴力行為，這些行為不單違法，甚至可說和恐怖襲擊全無分別。

大型商場同樣遭到無差別破壞，很多商鋪被縱火。部分大學校園亦變成戰場，黑衣人利用校園之便，向附近天橋、馬路、鐵路投擲雜物，這兩天除擲物之外，更一如我剛才所說縱火，港鐵、巴士、貨車等全都遭殃。現時整條東鐵和吐露港公路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我所屬選區新界東的居民根本難以出行，生活和工作都大受影響。我今早詢問政務司司長，有何辦法可確保市民明天可正常上班和上學，對於這麼卑微的要求，司長回答他也沒有辦法，要視乎何處出現堵路，如沒有堵路行動，市民便可如常上班。

有一位前線警務人員告訴我，他由星期日開始連續工作了52小時，其間全無中斷，可以想象其身心承受多麼巨大的壓力。

不知道政府可否告訴我們刑事罪案的數字飆升了多少，在這樣混亂的情況下又有沒有人趁火打劫？昨天，上水一間金鋪的老闆告訴我，他的店鋪鐵閘被撬，幸好沒受損，否則雖不致被縱火，也會蒙受財物損失，現時的確有人在趁火打劫。

以前有說法指旺角在午夜12時後是由黑社會分子掌控一切，現時街上則是24小時均由黑衣人掌控一切，儼如無政府狀態。

最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政府現時似乎只在"出口術"，表現未符市民的期望，甚至有推卸責任之嫌。

主席，我說出此話或引用這個例子，並不是要針對楊潤雄局長，但他如能在早兩天作出今天這個停課的決定，相信市民也不會心生怨氣，認為政府推卸責任或欠缺清晰指示。事實上，即使是司長或特首對社會現況的一些說法，也令人有模棱兩可之感。例如特首說現時在大學出現的混亂情況，要交由大學校長處理，但大學校長如能處理，便不會出現今天的現象，段校長的家門遭到塗鴉，整間大學也被破壞。所以，政府要在此時拿出勇氣和魄力，作出承擔。如政府支持警方強硬執法，便應支持到底，把所有暴力犯罪分子繩之於法，不能讓本港某些地方、學校淪為窩藏罪犯的天堂。

如果特首不想社會停擺，光說是沒有用的，要有實質的止暴制亂措施，令香港市民的生活可恢復正常。如果甚麼措施也欠奉，光對着傳媒說會繼續努力，並呼籲大家不要搗亂和堵路，這未免與香港市民期望她有所作為的要求出現極大落差。

所以，政府的首要任務是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我在議事堂曾多次指出，要讓市民有3個"免於"，亦即免於恐懼、商店免於被破壞、言論免於受威脅。如果現時走在街上也不安全，說一句話也可能會被毆打，又或店鋪會無故被縱火，這還是一個安全的社會嗎？

我無法回答，相信特區政府的官員亦未必可以作答。不過，我們現在要問的不是特區政府在過去5個月做了些甚麼，而是在未來1小時會做些甚麼，讓市民的生活恢復正常，重拾對香港的信心。在座不少議員同事也希望協助政府，承擔責任，但我們只是議員，立法會是一個議會，行政機關的工作始終須交由政府官員執行。

我看到街上很多參與社會運動的人說要為未來而戰，但如果連今天也沒有，又哪有未來呢？破壞當然容易，只需要把所有東西打破，但要修復和建設卻非常困難。香港人今天享有的一切，是過去數代人奮鬥的成果，今天不顧一切將之全數破壞，是一種非常自私和惡毒的做法。要建設香港，靠的不是黑衣暴徒，而是勤奮工作、理性務實的香港人。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克勤議員動議的休會待續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修例風波轉化為暴力衝突至今已持續超過5個月，由最初的大遊行逐漸演變成多區的暴力衝突，更由衝擊政府機關進而演變成破壞商店，最近甚至有人放火燒鋪，波及居民，致令人心惶惶。大家可見，局勢發展至今個星期，已出現大規模縱火及毆打警察的情況，社會治安已蕩然無存。市民想上班，但沒有交通工具；學生想上學，亦不知道如何上學。

11月11日中午，暴徒在眾目睽睽之下，在馬鞍山海柏花園天橋火燒活人的恐怖一幕，令市民震怒。警隊維持治安的壓力，越來越沉重。暴徒到處破壞，搗毀港鐵站、商場、店鋪、公共設施，到處縱火，濫用私刑，近日更直接危害汽車、列車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意圖造成全港"三罷"，即罷工、罷課和罷市。主席，香港升斗市民最大的民憤，是連上班、上學的基本權利和正常的生活都備受威脅，以致生命財產也頓失保障。香港經濟民生遭到重創，連生計也受嚴重影響，而且暴力行為已明顯走進校園，荼毒下一代。從新聞報道可見，在一些大學校園內，不但設施遭到嚴重破壞，甚至有暴徒在大學製造大量燃燒彈，而令大學變相成為所謂"兵工廠"。以上種種漫延全社會的違法暴力亂象，令廣大市民感到遺憾、憤慨及憂心。毫無疑問，盡快依法止暴制亂，是社會的當務之急，也是最大的民意和共識。主席閣下昨天批准本會議員提出一項急切口頭質詢，讓本會同事可以有機會質詢政府有否制訂平息民憤的緊急措施，能夠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當局由政務司司長率領保安局局長、教育局局長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一起出席負責答覆，整個過程歷時5個多小時，但正如不少議員同事和市民反映，並沒法從中獲取一些非常具體確切的信息。同樣，昨天晚上已有傳媒披露，行政長官與一眾司局級高層官員在禮賓府舉行會議，以討論本港當前局勢。外界不少市民都關注政府會否再出招止暴制亂。政府當局在今天0時56分發表新聞稿，列舉了一系列事實，強調"示威者及暴徒罔顧法紀，剝奪其他市民的自由和權利，特區政府予以嚴厲譴責。"至於當局將會採取甚麼切實有效的措施盡快止暴制亂，卻並無交代，難怪市民大失所望。行政長官和多位司長、局長多番強調，特區政府有信心、有決心、有能力止暴制亂。但是，這場社會動亂已持續5個月，市民看到的只是暴力程度有增無減，交通大半癱瘓，不能不感到萬分焦慮和彷徨。主席，這場社會動亂牽涉到本港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甚至涉及本港一些積累多時的深層次矛盾，相信不會有人天真地認為會有甚麼靈丹妙藥，可以即時解決所有問題。例如，隨着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不斷升級，各行各業所受到的打擊也日益明顯。政府當局曾先後在8月中和10月下旬推出兩輪一次性"派糖"措施，包括提高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退稅比率，以及支援運輸、旅遊和零售等受影響的業界。這些固然有助於紓民困、撐企業、保就業，但在社會動亂持續的背景下，無論政府當局推出多少輪一次性"派糖"紓困措施，也最多只能夠暫時"止咳"，治標的作用極為有限，更談不上治本。只有採取強而有力的措施，嚴正執法，止暴制亂，讓社會恢復正常秩序，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主席，特區政府宣布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由10月5日起實施。任何人身處受規管的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或未經批准的集結時，使用可能隱藏身份的蒙面物品，即屬犯罪。新規例並授權警方要求市民移除蒙面物品以核實身份。《禁蒙面法》本來有助防止極端暴力分子藉蒙面隱藏身份以逃避法律責任，有利警方執法，是止暴制亂的有效手段。但是，隨後的事態卻顯示，《禁蒙面法》的實際執法效果未如人意，蒙面暴徒的激進破壞行為甚至變本加厲。正如有些法律界朋友指出，《禁蒙面法》落實至今的實際檢控個案不多，刑罰亦不夠阻嚇性，未免令其法律威力大打折扣。主席，止暴制亂是特區政府的責任，市民要依靠香港警察嚴正執法，也要依賴法庭的公正裁決。同樣重要的是，全港社會各界齊心一致向暴力說不，與暴徒割席。很可惜，時至今日，反對派為了撈取政治本錢，對這些暴行不譴責、不割席，反而完全將各種事件的責任推諉於政府和警方。這些反對派根本就擔當了煽暴的角色，倒果為因、顛倒是非、黑白不分，行為十分可耻，亦直接、間接慫恿年輕人和學生參與違法活動，公然破壞法治。一旦因違法犯罪而被捕，將會前程盡毀。這些煽暴者的醜惡居心，令人髮指！我留意到香港6名宗教領袖發表聯署聲明，呼籲不應鼓吹暴力及破壞行為爭取訴求，以及呼籲警方依法及克制地執法，避免更多人受傷，強調"仁者愛人，以和為貴"。我認為社會上的真正愛香港的意見領袖，都應該出來呼籲各界遠離及拒絕暴力行為。事實上，早在6月26日，一群工程界選委及關心香港發展的工程師，已發起題為"懇請全社會克制、停止破壞社會秩序行為、共建好香港"的聯署聲明，我也有參與聯署。聲明指出，尊重市民向政府表達訴求的權利，但擔心混亂再下去會撕裂社會，對香港造成更大的傷害，呼籲市民本着包容、互諒互讓精神，讓社會重新出發，確保香港長遠持續發展。當然，除了善意的規勸，寄望暴力示威分子懸崖勒馬，社會各界理應支持特區政府加大力度止暴制亂，運用一切可行法律手段，維護香港法治。正如我今早在緊急口頭質詢的跟進質詢中指出，近幾個月來，網上有不少教唆暴力的文宣，內容涉及欺凌，涉及煽動他人參與傷害警察及持不同意見的市民，甚至教人製造汽油彈、教人如何割頸、教人如何破壞鐵路等恐怖行為，而且亦演變成真實罪案。拋擲汽油彈的事件更無日無之，對鐵路的破壞亦越來越嚴重！

主席，香港實在有不少經濟民生問題亟待解決，政府工作不應被迫停擺，相關政策措施和經濟民生項目都不能停下來。希望社會各界盡快放下爭議，若然香港社會繼續陷入無日無之的政治衝突，全港市民都被迫成為輸家。眼前更有即將在11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在一些建制派候選人的辦事處遭到肆意破壞，甚至有候選人遇襲受傷的情況下，如何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地舉行，是社會各界必須嚴肅解決的課題。

主席，毀滅法治，談何改革？昨天又有一間法院被縱火，這應該是第二間被縱火的法院大樓。火燒法院，等如火燒法治，即是有人要用暴力向法院施壓，要法官在判案時偏向暴徒。現時法治受到最大的威脅，我們必須全力維護法治，香港花了100多年才能夠建立到一個法治的社會。在討論延展司法人員退休年齡的環節中，我們提供了很多意見，都是出於愛護本港的司法機構及法治，因為那兒是我們解決紛爭最大的橋頭堡。大家都知道所謂權力的來源，就是來自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

這是本港法律的底線，整體社會是接受的。所以，我們絕不可以容忍法院陷入這樣的危機，被暴徒縱火破壞。現時市民要出外上班、上學，都並不容易。市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嚴重的暴力亦發生在很多公眾人物身上，包括建制、泛民議員。我們也看到一些很令人震驚的情況，暴力是遠遠超乎人性所容許的，我們譴責所有的暴力。我們認為對於持任何政見、身份的人，都不應該使用暴力。如果一個社會能夠用法治解決問題，社會就有和平；如果用暴力解決問題，社會就會變得很恐怖。我們經常對年青人說，試想想，如果一個地方在某個早上沒有了法律，大家想做甚麼也可以，我認為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的事件真的會隨處都是，沒有人膽敢在這個社會生活。香港很不容易地建立了法治，建立了一個以普通法運作的社會。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法律是完美的，任何一個制度都不會是完美的。我們又看看示威者崇拜的美國和英國，是怎樣處理騷亂。

用報仇來主導一個運動，用報仇來主導他們的行為，是沒有光環的。如果要得到社會的認同，一定要有更高的理想。他們要爭取民主、自由，但香港其實已經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很多名人說，就是因為香港有太多自由，而人們不懂得善用自由，因此自由才會被濫用，造成今天的惡果。如果你追求的方向是令到更多人受苦，令到社會本身的優點全都失去，你這樣做是毀滅這個社會，而不單是批評應屆政府。對於應屆政府，真是很多人都不滿意，相信絕大部分市民都不滿意。但是，青年人為何要為了一屆政府，而將自己的前途全部押下去，更將自己心愛的學校押下去，還有將香港社會押下去？

昨天，張建宗局長回應我，他答應成立騷亂、社區及受害者委員會，並且訂明會參考英國的方式。不過，沒有時間表，我不知道公務員體系的訓練是否真的不懂應對危機？時間才是最重要的。雖然"遲好過無"，但每項措施都"遲大到"，便發揮不到功能。到了病情惡化，使用這種藥物已經沒有效用。我們是一直支持警隊執法的，但警隊已經孤軍作戰了5個月。其實，我們都很擔心警隊的壓力，個別警員在前線不斷面對很多侮辱，他們的境況是怎樣？我們聽說有些警員在回家後對着家人哭，有些警員的無辜子女在學校被同學及甚至老師欺凌。大家是否知道，少年和小童會對一些說話很敏感，他們的弱小心靈會容易受到傷害？

很多曾經支持有關立法的市民表示，他們不敢到醫院看病，因為不知道會由怎樣的醫務人員診治，可能要看醫務人員的面色，也擔心他們以何方法處理自己的病情。

香港市民一向非常尊重醫生、律師、會計師——會計師今次還未在前線——但關於醫生，我們最近收到很多求助個案，就是警務人員不敢到公立醫院看病。數天前，我很不容易在我任教的城市大學完成了一課，這本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同學竟然說是很珍貴，原來現在能夠上一課是如此困難。

然而，局長今天竟然沒有答案，他不知道自己的責任。他有否考慮對8間大學校長說，除了教育責任及道德責任外，為了拯救那些青年人，不要再泥足深陷，大學也應該考慮是否有法律責任呢？他們被授權管轄那個地方，大學不是"無皇管"的，學生不可以在校內進行嚴重的刑事行為。校方是有法律責任的，已經有市民問我們是否可以控告大學。

萬一有傷亡，是否可以向其家屬提供協助呢？

香港人的抗爭口號由原來的"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演變成現在的"香港人，報仇！

"但是，太多香港人看到，而且基本上只看到，警察盡情以暴力執法。在西方文明社會，香港現在的環境只有兩條出路。第一，執政政府或其領袖下台，就香港而言就是"林鄭"下台，又或是至少立即回應五大訴求，因為這五大訴求的確說了太久，香港甚麼也沒有發生。林鄭月娥必須承認，是她告訴香港抗爭者，尤其是告訴年輕的抗爭者，和平抗爭沒有用。

她不停表示，大家不要讓暴力衍生暴力。但是，"林鄭"本人正正實踐這種暴力衍生暴力的做法。她不停縱容警察，說他們要執法。"保皇"、"擦鞋仔"也是這樣說："執法吧，你想怎樣便怎樣。

攻打大學校園，有沒有搞錯？

這豈止是挑釁，根本是邀請大學生反抗。

完全不能想象。略懂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這一代中國人很害怕有任何動盪不安。鄧小平說："穩定壓倒一切"。

然而，這是不盡不實、不公道的，因為你未能道出當中的不對等武力。警察是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日復一日，我們在電視直播及互聯網上看到多少這些難以想象會在今天香港出現的畫面。法律應是保護人民的，文明社會的基石應是法治精神，並非依法而治。

香港現在真的陷入死局。這些官員......或許不是個人的錯，他們可能只是聽從"上頭"的命令，但確實有甚麼可以做呢？我只想到兩三點。第一，請"林鄭"真的走出來說一些"人話"，面對香港人說一些真實的說話，說實話。即使她不肯認錯、不肯道歉，也要說一句話。有些事情若大家或許可能相信，其實也可有所改善。

第二，當然是回應五大訴求。

如果"林鄭"連上述兩點也未能做到，她便應該下台，真的應該下台。有人會說，我經常指她是北京傀儡、"扯線公仔"，即使"林鄭"下台，也有另一個傀儡、"扯線公仔"上台，當中有何意義？不是的，因為"林鄭"現時的整個形象予人感覺，她是香港頭號的人民公敵，她是所有現時我們看到的痛心疾首畫面的根本起源。她離開後，便沒有這些畫面和形象，而有一個稍微不同的臉孔走出來，或純粹是不同的臉孔走出來，可能——只是可能——能令香港的民憤稍微紓緩，也說不定。

由6月份至今，大家看到暴徒的暴力不斷升級，從原來只是衝擊警方防線，現已變成"三燒四打"。"三燒"即燒車、燒鐵路及燒店鋪，現在甚至燒人，而"四打"則是打破所有鐵路的閘門、打巴士、打商場及打不同意見的市民。暴徒現在的行為已進入獸性階段，這不是人的階段，我很不明白為何泛民議員仍要袒護他們，還要單一指責警察使用暴力和政府執法。這種說法完全是顛倒是非，黑白不分，損害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令大家不能上學、不能上班。難道他們這樣做是代表市民的利益嗎？他們還算是香港人嗎？我今天早上很想問司長，如果暴徒破壞社會秩序、打香港人、打爛香港設施，這還算是香港人嗎？我相信司長會答得很清楚，但我同樣相信泛民議員完全答不上，因為他們認為破壞社會秩序的人是正確的，他們說令香港市民利益受損的人是正確的。我今天要多謝陳克勤議員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要求政府提出解決目前困局的措施，看看如何應對目前艱難的時刻。我們看到現時的局勢非常嚴峻，不單香港人自己感到擔心，我們周邊的人同樣感到擔心，包括我的內地朋友，他們也向我發信息，我的外國朋友亦同樣向我發信息，叫我們注意人身安全。

香港正處於人人自危的局面，我們看到馬鞍山一名老伯伯只是跟其他人持不同意見，竟然遭人淋汽油後點火活生生燃燒，這種殘忍的暴力是可以接受的嗎？

那些暴徒還說一定要用硬物打頭，現在還會用伸縮棍打，至於腳部則要打膝蓋，要打碎膝蓋骨，這樣以後便走不到路。

香港人一直以來都互相包容、互相協助。

今天有一段視頻，看到整個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已被封鎖，每個人進入中大也須通過一個稱為"入境"的地方，要接受搜身，看看你帶甚麼物品進去、有沒有證件。現在變成了甚麼世界？學校也變成一個恐怖的地方，恐怖之處在於裏面有人大量製造汽油彈，更有傳已製造六七千個汽油彈，準備運送出來對付異見人士，即跟他們意見不同的人。這樣子下去，香港會變成一個怎樣的地方？

我們的下一代現在篤信暴力可以解決問題，所以非常樂意製造汽油彈，已經製造六七千個汽油彈，如果他們用來對付在不同地區的異見人士，將會變成甚麼世界呢？還要支持這些人嗎？不過，話說回來，政府又做過甚麼呢？

暴徒的暴力仍然不斷升級。所以，我覺得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穩定香港的治安，穩定人心，才能夠令香港繼續前行。我不知道以目前的警力，能否控制香港所謂"18區開花"的情況。

暴徒要阻撓市民上學、上班，目的是要癱瘓香港，令香港成為"臭港"，我們還要容忍他們繼續這樣做嗎？但凡香港人，都不能夠容忍。政府除了要加強警力維持主要公眾地方的治安穩定外，我認為政府也要牽頭呼籲更多市民支持它繼續依法施政，這樣才能夠令更多人同心同德，搞好香港。

我們真的要站出來，我再次藉此機會跟司長說，希望他能夠認真考慮，安排我們一起做，一起讓市民知道，維護香港人人有責，維護香港，高官牽頭。

可以因為這個工作的特殊原因，批准他們這樣做。所以，我認為只是事在人為，大家積極參與、積極面對，問題便得以解決。出現現在的亂局，就是因為我們怕事，因為我們不敢站出來。說到暴徒的惡行，除了對市面造成莫大影響外，我想讓大家看一看，他們其實已經多次向民建聯下手，包括破壞我們的議員辦事處。

司長，我希望你能夠拿出辦法，提出一個好建議，令大家能夠放心，積極投票。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克勤議員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主席，社會騷亂已經持續5個多月，這數天情況惡化，市民無法上學、上班，生活受嚴重影響，情況已到了一個忍無可忍的地步。

主席，現時的情況非常不理想，令人很傷心。有泛民議員剛才說，當有人打破玻璃時，有一位婆婆撐着傘保護他。不好意思，我今早在港鐵站看不到這樣的情況。

主席，除了港鐵之外，路面的情況亦非常不理想。

這反映交通資訊根本完全不足夠。

巴士公司、運輸署、運輸及房屋局到哪裏去了？

政府一定要更主動。

現在的情況已影響香港的零售業、餐飲業及酒店業。

政府現時一定要想辦法，並定下清晰的目標。我們期望特區政府能帶領我們向前行，而不是要我們靠自己各自處理問題。

不單是特首和警方，所有政府官員和問責官員要一起行動。我要再次重申民建聯向來提出的數項建議，希望特區政府能認真考慮。第一，設立李慧琼議員剛才提到的"對話辦公室"——沒有問題，我們繼續對話——之外，還要設立一個由特首帶領的"止暴辦公室"。這樣一來，市民最少會知道特區政府正在做事，帶領着團隊向前行。

第二，在記者會和通報方面，說真的，現在唯一會走出來發言的，說來說去——我們建制派經常都公開發言——就是警方。

經過這5個多月，我相信大家都感覺到情況真的是"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主席，政府經常說"止暴制亂"、"上下一心"，我希望這些並非只是口號，而是具體的執行計劃。我相信很多市民會支持有關計劃，並且願意配合政府的工作。

暴徒不僅破壞了一些他們想破壞的東西，還影響了很多人的生活，很多基層市民現正受苦。

主席，激進分子發起的所謂"黎明行動"，令香港陷入最黑暗的時期，他們為了達到"三罷"，即是罷工、罷市和罷課的目的，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大肆破壞港鐵及堵塞馬路，導致港鐵大部分路線無法運作，東鐵現在全面停頓，巴士線也大量取消或改道，市民上班和上課超級大混亂。部分激進示威者更加周圍投擲汽油彈，又進入商場大肆破壞，"私了"不同政見的人士，甚至公然潑油及火燒其他普通市民，試問這是文明社會容許發生的行為嗎？反修例事件發生至今已經5個多月，事件已由最初的和平示威，演變為完全與修例無關的暴力抗爭，早已超越社會的法律和道德底線。示威者爭取的是自由嗎？若是，為何要箝制別人的言論自由？他們爭取的是公義嗎？他們為何凡當意見不同的人士舉起手機拍照，甚或批評他們幾句，便在街上圍着他們，把他們打至頭破血流？他們追求的是法治嗎？為何要周圍縱火和破壞，以衝擊香港的法治為目標？主席，香港多年來一直被譽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但現在市民不敢外出，連上班和上課也像逃難般，轉幾程車、走幾小時才可以回家，大家周六周日都不敢外出，遊客也不敢來香港。回看全球各地，有沒有一個頂級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不停地發生動亂，令市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如果沒有安全、沒有法治，資金便會流走，這樣的話，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能否維持下去呢？特區政府強調要止暴制亂，但最近數月，我們看到似乎越來越亂，市民越來越憤怒。雖然被捕人數已經超過4,000人，但暴力不但沒有停止，而且越來越升級。前線警員日夜疲於奔命，戰場由街頭伸延至大學、商場、教會和屋邨。由此可見，如果任由示威持續，不同意見的人士只會各走極端，令香港亂象沒完沒了，民憤甚至會一發不可收拾。其實，最安全城市這個美譽，除了有賴優秀的警隊維持秩序，有賴我們健全的法治制度，最重要的是依靠廣大市民奉公守法。我知道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循規蹈矩的，但在這次暴亂之中，社會確實漫延着一種同情示威者的心態，甚至認同違法暴力行為的氣氛。街上很多人會罵警察是"黑警"，看到暴徒到處破壞，會打開傘子來遮蓋他們，警察跑過來抓人時，他們會叫暴徒快點走。甚至看到一些意見不同的人士被人"私了"，他們只會圍觀，不會阻止，不會救他們，我覺得這些情況其實很不尋常。香港是法治社會，如果大家都立場先行，縱容違法行為發生，甚至將法治當作打壓別人的手段，我相信只會成為香港亂局的幫兇。主席，我明白很多市民均認為政府對社會訴求的回應不足，政府處理反修例事件的做法有欠理想。但是，暴力滋長出更嚴重的暴力，法治不單是一個口號，香港要做好法治，不單有賴執法者，不單政府要做得好，廣大市民——不論甚麼立場——也一定要守好法治這項原則。我們要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亦不應該美化任何違反法治的行為。所謂"私了"、"裝修"等野蠻的行為，實在不應該在文明社會中出現。大家試想想，如果沒有法治，香港還剩下甚麼？所以，不論示威者如何不滿意政府，亦沒有任何權力行使私刑及肆意破壞法律。主席，不論我們提出甚麼意見，最終還是由政府決定是否接受；今時今日的社會變成這樣，政府亦要負上責任。我認為，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一方面要拿出勇氣和力量，以更果斷和有效的措施來止暴制亂，另一方面亦不要再拖拖拉拉，真真正正回應市民的意見。如果政府只為意氣之爭、左顧右盼，應該做的不去做，不應該做的卻怎樣也要做，不斷錯過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這樣香港社會還可以捱多久？主席，政治問題真的要政治解決。政府不要打算單靠警察去處理問題，我認為這對警察非常不公平。數個月以來，警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我認為政府是對不起他們及其家人。所以，政府一定要盡快平息亂局，令大家有休息的空間。此外，我想說的是，自政府提出修訂《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以來，我們每天都接收到很多假圖、假片段，當中有人刻意散布假消息，藉此抹黑政府和警察。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士，很明顯是為了製造社會混亂，迷惑人心。然而，對於這些假消息，政府很多時候令人感到"慢半拍"，當假消息散播數天後才加以處理，待事件發酵後才發聲明澄清，其實這樣已失去最佳的解釋時機。主席，烽火連場的日子真的要過去，政府絕對不能再迴避問題，也不能單靠警隊執法平息當前的亂局。整個問責團隊必須以貼地的思維，以有效及可行的措施來解決現時的政治危機。市民大眾應與任何暴力及違法行為劃清界線，拒絕立場先行的歪理和歪論，還大家一個和平理性的香港。主席，習近平主席指示特區政府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香港社會各界一定要同心協力，維護香港人的福祉。我真心希望社會可以盡快恢復秩序，工商界可以回復正常運作，亦希望市民大眾可以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讓香港社會得以重回正軌。不同立場的人是時候冷靜下來，想一想香港未來的路應如何走下去。

情況持續下去的話，不止警民衝突，連市民與市民之間的衝突亦會越來越尖銳。

據聞，一名70歲的老伯被磚塊擲中，生命危在旦夕；一名15歲青少年的頭部被催淚彈射中，情況危殆。沒有人想這些事情繼續發生，遑論過去在示威現場內外有不計其數的人受嚴重傷害、死亡或失踪。在整個過程中，雙方的暴力的確不斷升級，而警暴的程度，我只能說比示威者的嚴重100倍之多。

這是放在我們眼前的事實。大家皆知道，此事是由一件政治事件所致。政府無故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想將香港司法制度的防火牆拆除。這會威脅所有香港人，甚至所有在香港營商工作的人和旅客，他們全皆會受影響。

我完全同意這點，亦不願看到社會亂象持續。繼續下去的話，所有人的人身安全皆會受威脅，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原來公務員，尤其是有佩槍的紀律部隊公務員便可以有恃無恐，目無法紀，為所欲為。

然後，"阿爺"表示要止暴制亂，派解放軍耀武揚威，說道："放心，儘管打吧！

最要緊的是止暴制亂，令所有示威者回家，這樣便天下太平。政府試圖止暴制亂已5個月，但卻越制越亂。

政府有何好的解決方法？

他們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是他們現在醒覺起來，發現這個無能的政府原來可以這樣栽害香港人，可以無情歹毒地有權用盡，讓警察用盡武力毒打香港人。站出來示威的香港人有何個人得益呢？

你們口中的"暴徒"、"曱甴"，其實是為香港犧牲自己。

香港的特首不應是北京的傀儡，特區政府應面向香港人，以香港人的利益為先。

主席，現在根本已無法回頭，社會已無法回頭，但政府現在還不懸崖勒馬，不面對市民的訴求。政府以為繼續用槍來鎮壓，將裝備升級，添置武器，額外添置數輛水炮車，便可以解決問題嗎？

主席，陳克勤議員剛才發言時說，特區政府處理目前的局面，無疑旨在止暴制亂，不過最終卻越制越亂，這確是事實。

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沒有針對問題的主因來處理問題，現在不斷談論"果"。大家也知道，要解決"果"的問題，是永遠沒意思的，因為不真正從根源解決"因"，是無濟於事的。究竟問題的根源在哪裏呢？我認為有數個問題存在：第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知道，引發出這個問題的原因，就是政府不聽民意、不尊重民情，硬推"送中條例"，而針對"送中條例"，100萬人、200萬人上街，它完全漠視，強硬倚仗議會內的建制派議員能夠聽從它，做它的舉手機器、橡皮圖章，以為可以強硬通過，但最終無法通過。

民情民意都指暫緩是欺騙市民，不斷要求政府撤回，它一直不肯撤回，令民怨不斷升級，到最後才晦氣地說撤回。

因為6月12日警隊在沒有合理理由下，胡亂施放催淚彈，令參與一個合法集會的人受到催淚彈影響，被迫走入中信大廈內，大家知道那種慘況嗎？因此，市民大眾不斷提出一個問題，就是警暴的問題。因此，提出的已不單是"送中"問題那麼簡單，而是已經上升到另一個問題，就是警隊是否濫暴濫權，去濫打濫捕市民，應該要由政府去徹查這個問題。所以，民間有一個很強烈的訴求，要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但要調查這事件發生的因由及由哪些人去承擔責任，同時亦要調查警隊有否濫權，以及它對市民的態度有否違規違法？但很可惜，特區政府執迷不悟，不肯聽民情，不肯聽民意，堅持說有現有機制、現有制度，可以交給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處理。大家也聽到監警會的國際小組成員說，監警會的權力根本不能處理現時這個大問題。政府聽完也不理會，仍然在死撐，仍然說這個制度可行，待它交報告後再看情況，一再拖延。拖延可以解決到問題嗎？相反，這樣拖延令問題不斷惡化。

相反，他們認為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撐他們的做法，他們有恃無恐，無後顧之憂，可以濫暴、濫打，為所欲為。昨天，我問司長有否看過新聞片段，有否看看究竟警隊的做法。

其實這些是問題的根源，正正反映出本來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就是"送中條例"，但現在已轉化成為一個警民的問題。現時警民的問題，揭開了香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法治的問題。

警方不是說阻差辦公，便是說非法集結，有尊重過我們嗎？

政府視若無睹，完全不理會這些問題。因此，時至今天，發展到這個地步。現在是甚麼地步呢？便是令人十分心寒的景況，市民與市民之間互相敵對和撕裂，以至可能會大打出手。

很可惜，即使政府撥出190億元，也是沒有任何迴響的。沒有任何人表示，只要有這些經濟援助，便可以平息社會的怨憤，是沒有的。接着，施政報告又推出解決住屋問題的措施，以為可以處理青年人過去說無法置業的問題，但結果又如何呢？

反而令情況惡化，無法解決問題，衝突更加嚴重。

我想衷心告訴特區政府，政府處理今次的事件，直到現在為止，真的是錯判形勢，錯誤地理解今時今日的年青人，低估了他們追求目標的決心。

這是一個更加核心的問題。

中央政府可以召開記者會，干預香港的事務，評論香港政府的工作，這樣何來"高度自治"？

我留意到今天多個港鐵車站將提早於晚上8時停止服務，本會不少職員將因而受到影響。經徵詢各黨派議員的意見，我決定在謝偉銓議員和陳志全議員兩位發言完畢後，便會請政務司司長作簡單回應。

在過去一星期，有大批極端蒙面黑衣暴徒在港九新界各區發動歷來最瘋狂、最大規模的違法暴力及破壞活動，包括堵路、阻塞隧道、破壞港鐵路軌及車站設施，還四處投擲磚頭、擲汽油彈、燒車、燒商鋪、燒電箱，以至火燒法院門口等，不但令市民的日常生活大受影響，甚至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亦受威脅。很多"打工仔"因為堵路及沒有公共交通工具而未能上班，很多長者和病人去不到醫院看病、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很多商戶做不到生意，有些商戶即使不開門，仍然因為被指為中資背景或不認同暴徒的暴行而被多次破壞和縱火，而且燒完一次又一次。最恐怖的是，奉公守法、希望重回正常生活的市民，在合力清走地上的磚頭和雜物時，以及司機嘗試自發移走路障時，仍遭蒙面暴徒投擲磚頭、椅子和"私了"圍毆，打至頭破血流。昨天有一位近70歲的食物環境衞生署外判清潔工，懷疑在清理路面時遭人投擲磚塊以致昏迷命危。日前更有一位市民，因為與破壞港鐵設施的暴徒理論，遭人淋潑易燃液體、點火焚身，他全身有四成皮膚燒傷，情況危殆。我衷心希望這兩位市民，以及另一位被催淚彈擊中頭部而重傷的15歲青年，可以渡過難關，早日康復。政務司司長在回應議員的急切質詢時，承認香港已陷入半癱瘓狀態、無政府狀態。其實有很多市民認為，香港是否已進入遭受大規模恐慌襲擊，甚至生命及財產均朝不保夕、完全得不到保障的戰爭狀態。很多市民感到無奈、憤怒、痛心，亦很絕望，不明白之前繁榮穩定、和平安全、多元包容的香港，為何變成現在這樣？《基本法》訂明香港居民擁有言論自由、出行自由、營商自由、私有產權，還有選擇職業及接受教育的權利，現在突然好像全都消失。他們不明白為何政府不採取有效措施，立即止暴制亂，保障這些守法的市民和營商者最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很多市民亦不明白，為何政府不能迅速有效地制止及防止暴徒的暴行？此外，為何好像只看到警隊疲於奔命、孤軍作戰，而其他政府部門和高官則看似沒有做到甚麼？主席，近日堵路和暴亂的情況，以數間大學所在的區域受到影響的程度和頻率均最高。主要由大專學生組成的蒙面暴徒，利用連接大學的行人天橋及建築物，向下面的道路、隧道出入口及鐵路路軌投擲磚頭和汽油彈，以及從校園盜取各類傢俬和物資，多次擊中無辜市民、車輛及港鐵列車。今天更有暴徒利用電鋸鋸斷大學附近的大樹用以堵路，並且非法截查想通過道路的司機及乘客的身份。每當警方到場驅散及清理路障，暴徒便迅速退回校園，利用校園內源源不絕的物資築成障礙物，肆意縱火，藉此阻止警員入內執法。其間，暴徒更不斷向警方投擲於校內大量製造的汽油彈，使用來自大學體育館的弓箭射向警員。警方撤離後，暴徒又重新走出校園繼續堵路和破壞，類似的畫面在近日不斷重複，沒完沒了，令警方疲於奔命，市民人心惶惶，幾乎所有大專院校均被迫停課。很明顯，多間大學已變成極端蒙面暴徒的避難所、大本營和武器庫，淪為完全無法無天的三不管地帶。香港各所大專院校逐一"淪陷"的原因之一，是校方的縱容甚至是包庇，包括拒絕懲處涉嫌違法被捕，以致已被定罪的學生和教師。

這些資助院校的建築物、設施及傢俬，很多都是由政府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出資，即是由納稅人出資興建、購買。大學管理層的薪酬、教職員的研究撥款、學生的學費及貸款，大部分亦是由市民出資資助的。學生暴徒投擲一個汽油彈燒毀大學的某項設施，隨時就等於普通"打工仔"辛勤工作數年所賺取的稅款，他們為何會容忍這些學生的行為呢？以往說最擔心子女加入黑社會，現時則最怕他們加入學生會。近日不少家長紛紛計劃把子女送到其他地方讀書，擔心他們入讀本地大學，最終會變成暴徒。所以，最近有人說，示威學生經常高呼"解散警隊，刻不容緩"，但其實不少市民和納稅人均認為是"解散大學，刻不容緩"才對。正如教育局局長所說，大專院校的校內秩序、保安、財產的維護等，主要責任在於校方，但現時很多大學的校方明顯不想規管或沒能力規管，這樣就要政府出手規管，警方協助規管。昨天高等法院和警方都說，連接有關大學的天橋並不屬於大學範圍或私人地方，即使屬於大學範圍，只要有嚴重罪行發生，或懷疑有疑犯進入，警方及政府都應該去管。主席，陳健波議員在急切質詢環節，提到政府反應慢及文宣差的問題，這點我是認同的。社會上其實有不少文宣高手，善於利用各種社交媒體和程式做推廣宣傳，如果政府內部真的沒有這樣的人才，為何不可以借助這些人才呢？

有人說除了"解散大學"，"解散港台"、"重組港台"同樣是刻不容緩。我明白特首已經十分努力，嘗試做很多事情，希望重建社會互信，推出多輪措施紓解民困。然而，香港現時最迫切需要的，仍然是先止暴制亂。成功止暴制亂，就是紓解了香港人最迫切的民困。香港要止暴制亂，回復法治，政府必須採取更多緊急和有效的措施。之前根據"緊急法"制定的《禁止蒙面規例》同樣要靠警方人員執法，增加了他們的壓力。當警隊人手不足以拘捕違法的"蒙面人"，或拘捕後律政司遲遲不起訴，起訴後法庭又遲遲不審理，這項條例的阻嚇力及效用就會大打折扣。最近很多人提議實施宵禁，以及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但是，如果不夠警員執法，暴徒依舊在晚上搗亂，受宵禁影響的最終只會是守法的普通市民和商戶。政府今天委任了一批曾接受防暴訓練的懲教人員擔任特別職務警察，這是一個好開始。我十分感謝這些自願借調到警隊，協助香港止暴制亂的懲教人員。很可惜，他們只有大約100人，明顯不足夠，希望政府再想想辦法，多找其他部門人員幫忙，紓緩一下警隊的人手及工作壓力。他們不一定只協助執法，也可以幫忙文書工作、維持秩序或接聽999電話都可以。主席，我很少罵人，亦很少求人，今次真的無法忍受，要責罵、請求坐在我右方的反對派議員。我懇請他們不要再把歪理說成真埋，不要再把謠言說成事實，不要再美化暴力，不要再反中亂港，不要再抹黑我們的國家、特區政府及警隊，不要再縱容、包庇甚至鼓吹年青人犯法、縱火、毆打甚至殺人，不要再做任何事情、說任何話，令到學生變成罪犯、暴徒、階下囚。

主席，陳克勤議員今天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內容與你昨天批准葉建源議員提出的急切質詢相當類似，皆是詢問政府面對本周加劇的示威活動，究竟有何即時應對措施？

保安局對近日發生的警暴事件袖手旁觀，肆意縱容，還制定多一條惡法《禁止蒙面規例》供他們使用，唯恐他們的權力不夠龐大。區志光副局長前兩天在《禁止蒙面規例》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表示，在實施《禁止蒙面規例》後，參與抗爭的人數已有所減少，這實在是開玩笑。

所以，我要在此宣布，《禁止蒙面規例》在無經立法會審議、無經立法會修正、立法會沒有機會否決之下繼續生效。你們說立法會有審議權，我們現在便要到法庭跟你打官司，進行司法覆核。立法會有何審議權？小組委員會下星期已不用再開會，因為已過了審議期，該規例繼續生效。多謝香港市民，民主派的眾籌活動剛於今天達標，籌得385萬元，連同民主派議員自行科款150萬元，誓要將官司帶到終審法院為止。

我今天要特別指出，除了政府有問題之外，建制派也有責任。

建制派議員亦有責任，由今年2月至5月，他們一直支持政府修訂《逃犯條例》，連公聽會也不肯舉行。在6月9日百萬人遊行後，民建聯立即發出聲明，要求政府繼續如期於6月12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由此可見，建制派同樣要為亂局負上極大責任，不能將所有責任推卸到政府身上。市民不會忘記建制派全體議員是政府的幫兇，覺今是而昨非的石禮謙議員除外。

當初或許真的有人從二號橋拋擲雜物到公路上，但牽涉人數應寥寥可數，警方卻因此企圖攻入中大，引發數輪衝突，令所有中大同學、其他大學同學和我們這些校友要連夜趕回校園聲援。